主席，昨天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習近平宣讀政治報告時表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今天《香港01》的"十九大.觀點"提到，希望"林鄭"及香港官員深思習近平這句話。我們今天本來要辯論《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而《條例草案》的目的是要把印花稅"加辣"，希望我們的樓市不會更形熾熱，炒風不會持續。

"一地兩檢"方案極具爭議。自高鐵項目推出以來，引起社會很大反響，民間提出了很多不同看法，但政府並無接納。當局為興建高鐵，須清拆很多村落民居，影響村民及農民的生計；接着，工程超支；然後，政府又表明一定要實施"一地兩檢"。整個過程充滿爭議。

正如陳局長所說，若參加大專學界舉辦的"一地兩檢"論壇，只會引來更大撕裂，所以"不如不見"。

特首當年很勇猛，皇后碼頭一役，她隻身前赴皇后碼頭跟年輕人對話，何以今天不見這種風範呢？

為何香港人不能有不同聲音？在這個議會，為何不能有不同聲音反映意見？

社會上現正發生許多不公平的事情，很多市民正在面對困境。

再者，通過法案會對市場發放清楚信息，表明政府絕不手軟，絕不讓樓市繼續熾熱下去。數月前，政務司司長表示不能拖延，要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不是整個議會都已有共識嗎？

"一地兩檢"有多重要？

有多少返回大陸的人會因為"一地兩檢"而感到更為方便？主席，我真的不明白政府如何釐定優先次序，我也不明白建制派為何不勸說政府？

單憑民間數人之力，可以找到100個單位，簡直是奇蹟。但是，我們不僅需要100個單位，我們需要1萬、10萬甚至30萬個單位。

我們為何不能善用時間在議會討論安老問題？面對人口老化，政府指"高齡海嘯"導致安老服務業需要輸入外勞，但為何不能先行善用本地勞工和本地資源呢？

如有私人擔保，買家便無需預備額外現金，我相信樓市的流轉空間將會更大。

除了"buy time"外，我們知道美國聯邦儲備局在12月有很大機會加息，而加息對樓市一定會有很大影響。

當然，現在沒有人膽敢這樣做，我相信甚至政府內部的高層亦沒有人膽敢矯正，又或擔心一旦放棄"辣招"會令樓價"暴升"。

但是，從自由市場的角度來看，經濟理論講求供應和需求，這15%印花稅現時產生甚麼效果？

根據經濟理論，自由市場的供應增加，樓價未必會上升，短期的一兩個月內可能忽然上升，長遠而言則可能回落，因為市場有足夠的供應。

目前，反而是有錢的人才有機會買樓。

代理主席，昨天，公民黨的楊岳橋議員很抬舉我，在發言時多次提及我的名字，再加上他和其他反對派議員的發言內容有很多不盡不實、顛倒是非、亂扣帽子的地方，所以我有必要作出回應。首先，在一開始審議《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時，即法案委員會階段，無論我或涂謹申議員均曾經指出，換樓人士的6個月退稅期限過於短暫，希望可以延長至9個月或12個月，這項建議在法案委員會階段已經開始討論。大家也知道，在換樓期限方面，要求換樓人士在6個月內出售物業在時間上的確有點緊迫，所以希望可以延長寬限期，讓他們較易並更好地作出出售物業的安排。

我和他的修正案只有些微分別。

我們注意到，政府剛建議對議程稍作調動。代理主席，我固然着緊換樓人士的負擔，但同時亦着緊高鐵能否如期通車，投入運作。

代理主席，我知道政府作這調動也不是容易的決定，但作為有份提出修正案的議員，我認為有必要從權衡輕重的角度出發，釐定事情的緩急輕重。

換言之，立法會必須完成某些立法程序以配合與高鐵有關的事宜，其中包括今天討論的"一地兩檢"安排。

為甚麼要作公開討論呢？大家也知道，"一地兩檢"屬重要安排，所以有必要透過立法會的公開討論，讓市民清楚了解"一地兩檢"操作的原因。

如果有不清晰的地方，也可以在立法會的議事堂解釋清楚。

我認為政府有必要盡快安排在稍後時間，重新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而時間上可能會稍為推遲，例如1個月。不過，如果調動議程押後審議《條例草案》的安排，能夠確保高鐵如期通車，而所有相關立法程序和"三步走"亦能一一完成，沒有任何延誤，那麼我認為這也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大家要清楚理解，他們是反對高鐵，反對任何與內地的合作......

代理主席，反對派"說一套，做一套"，說到底就是反對高鐵，反對香港與內地有任何形式的合作。經濟合作不行，連令交通更便利也不准，所以反對派今天瘋狂"拉布"，小題大做。這不是為政治服務是甚麼？

對學生說，有案底令人生更精彩，這又是甚麼邏輯？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開宗明義，我支持就《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提出休會待續的議案。

反對派最大的理據是甚麼？不外乎是"只許反對派放火，不許政府點燈"。其實，玩弄議事程序、玩弄休會、中止待續等手段，反對派非常出色，簡直是出神入化。

反對派正正是他們自己說的"玩弄議會"。第二點，剛才周浩鼎議員也說過，楊岳橋議員、鄺俊宇議員等人七情上面，影帝上身，說十分關心蝸居戶，心急如焚，讀出數字時好像如數家珍。代理主席，18年的年薪，還要"靠父幹"；很多年青人不能"上樓"，無法成家。大家都知道，我們建制派都很明白，很想支持政府盡快覓地建屋。但是，代理主席，過去偽善的反對派怎樣做？

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涉及的"辣招"對買樓和換樓的人當然有一定幫助。

又有一些反對派議員忽然講求效率，我希望立此存照，那些講求效率的議員，我不會批評，但希望將來都用同一標準對待所有議員。

反對派本來最喜歡引用香港大學鍾庭耀教授的民意調查，但該調查結果是53%：34%，大幅度支持"一地兩檢"方案。

老實說，"釘書機政黨"進行的問卷調查，撫心自問，你們相信嗎？

代理主席，他們還不停引用調查結果，不知引用了多少次，公信力可見一斑。

可能梁繼昌議員的形容詞比較貧乏，他不停說政治化、政治任務、政治任務、政治任務。

反對派的政治目的正如周浩鼎議員所說，是盡可能將高鐵妖魔化，盡可能將香港人與祖國割裂、割離，減少溝通、減少交往，令我們在國家崛起的過程中，更難分享成果。他們的政治目的就是這樣。分享不到經濟成果，社會有更大怨氣，他們才有更大政治能量。

代理主席，很多反對派不停強調，"林鄭"要搞議政新風格，與民共議，所以要怎樣怎樣。代理主席，我最初也有點不理解，不明白特首為何要提出這項無約束力的議案，直接提交中央便成了。

立法會也是市民的代表，政府將一項很重要的，社會上仍然有討論的事情提交立法會，由正反雙方講清講楚，好讓市民作出判斷，這不就是與民共議的過程很重要的一步嗎？其實，就"一地兩檢"推行"三步走"，第一步就是要香港和內地根據《基本法》第七條達成西九站內地關口的租賃安排協議；第二步是人大常委會的批准，這兩步都是要呈請中央。

今屆特首"林鄭"的施政作風，見微知著，以往的行政長官在答問會或發表施政報告時均站在主席的前面中間位置，現在"林鄭"採取很謙卑的姿態，站在秘書的位置，即主席旁邊，這就體現了一種謙卑和願意聆聽的態度，無需一定要透過參與一群很激進的學生所設的諮詢論壇，即她到場後可能會有人喊"殺死她"的所謂諮詢會來體現。當然，我們覺得政府有多方面的諮詢也是好的，但千萬不要影響推行市民已經有整體共識，市民已經整體支持的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的進度。我們要權衡輕重，議會最重要的一種智慧就是權衡輕重。代理主席，其實樹欲靜而風不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老實說，如果"林鄭"不提出在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的議案，反對派也會說她未得到議會授權，便呈請中央，有沒有搞錯？

老實說，政府絕對不是如張超雄議員所說般完全不願意討論，這說法絕對是抹黑政府，誤導市民。

高鐵何嘗不是很重要？高鐵如期通車，大家交通便利，又何嘗不是很重要？做過地區工作的人就會知道，巴士或鐵路遲到幾分鐘，官員便會被罵，連議員都會被人痛罵。如果高鐵延遲通車，如果高鐵做不到"一地兩檢"，如果我們的高鐵，難聽點說一句，因為做不到"一地兩檢"而變成某些人說的"慢鐵"，甚至"廢鐵"，反對派能負上這個責任嗎？

我希望市民看到。

代理主席，我覺得今天的氣氛改善了，最低限度大家開始表達意見，因為如果只聽黃定光議員昨天很簡短的發言，坦白說，真的不太掌握建制派同事的想法。

不過，周浩鼎議員及陸頌雄議員說得很正確，議員會用一個準則來作判斷或向市民解釋這種反常行為的背後理由，於是就出現了"權衡輕重"這個4字。

如果我們記得從2008年開始，習近平當時尚未擔任國家主席，便提出香港"三權合作"的主張，即行政、立法及司法3個機構要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我明白大家的邏輯，認為既然北京或中共現時對於香港的方向就是要"三權合作"，立法會就要合作。例如立法會主席昨天與鄭松泰議員爭拗，鄭議員又被陸頌雄議員取笑，說他連《議事規則》第44條的中文字都不懂。

中產的朋友希望大家在這個問題上權衡輕重，多從他們的角度考慮，把換樓退稅寬限期由6個月延長至9個月，在他們心目中是"重"的。

在權衡輕重的層次上，我認為民主派更清楚，我們不認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說的"三權合作"是正確的。我們要求"三權分立"，因為現時行政機關的權力太大，我們要求一個經強化的立法會，才更能夠代表市民捍衞他們的利益。只有立法會民主化，不是伊朗式的民主，不是中國式的民主，而是普世式的民主，才能夠代表香港大多數市民的利益。所以，在這個權衡輕重的層次上，我們一定會反對現時政府"一地兩檢"的模式，也會反對建制派其後打算瘋狂......

代理主席，甚麼是建制派最近很喜歡掛在嘴邊的政治凌駕民生？今天就政府中止審議《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進行的辯論，便是一個完美示範，甚至同場加映政治凌駕議會，完美到可作標準教材，讓大家學習。

"一地兩檢"凌駕《條例草案》，政治凌駕民生顯而易見，政治顯然就是"一地兩檢"，《條例草案》關乎市民買樓的問題，是民生問題。無可置疑，置業是民生的第一大議題。

第141段表示，"在眾多民生議題中，房屋問題是最嚴峻、最棘手、最複雜的，但同時卻是市民最期望現屆政府能以創新思維，大刀闊斧可解決的問題......本屆政府有決心並會盡最大努力去扭轉這局面。

香港的排名真是"好的不升，醜的升"，生活成本排名世界第一，跳升兩位。

雖然市民真的不想看到這方面排名第一，但由上屆政府至本屆政府，情況未有改善。

有關《條例草案》的修正案，包括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均建議延長換樓退稅的豁免期限，對民生很明顯有直接影響。

但是，政府中止審議《條例草案》，讓我們沒機會盡快通過《條例草案》，直接令這不確定性繼續存在，直接影響已被政府弄到一潭死水的二手市場。其實，政府聲稱不想給予市場不明朗的信息，但有甚麼會比中止審議《條例草案》的決定更不明朗？我剛才盡量很細心聆聽我很尊敬的石禮謙議員的發言，他的發言一向都很值得聆聽，我真的不是諷刺，而是真心的。

現在令市場有不明朗信息的不是民主派議員，而是政府。

何時會有分析員說會聽民主派怎樣說，然後市場會有反應？

不過，他說的一點我非常同意，我想我們真的要好好檢討和考慮。

政府今次中止一項在議程上輪候多月有關民生的法案，實際也是玩弄政治手段，並且是一次以政治凌駕議會程序的完美示範，牢牢掌握全面的政府主導權，這種政治手段當然有政治代價，而這代價是很可惜的。當然，政府有權用盡，完全破壞行政立法關係，特首不可能預料不到。特首林鄭月娥早前在施政報告發表後的眾多發言中表示，在改善與民主派的關係方面下了很多工夫。與梁振英比較，她真的做了很多事，但很可惜，她今次玩弄議會程序，令我們認為她做了多少事也沒用。昨天，政府代表政務司司長在這裏答覆尹兆堅議員的口頭質詢時仍表示，今屆政府樂於與民共議，但在西九龍站"一地兩檢"的問題上，何時曾與民共議？

"一地兩檢"關注組和其他民間團體又曾落區多少次？我們真的是與民共議，每周站在街上與支持或反對的市民分享，並舉行很多民間的公聽會，差不多每天均有人落區。下星期有關"一地兩檢"的無約束力議案目的是製造假民意授權，而這項無約束力的議案凌駕了有約束力的《條例草案》。

整個過程更凸顯行政霸道，政府不進行諮詢，只顧執行來自中央的政治任務，硬推"割地"方案，漠視民意，漠視民生，漠視"一國兩制"，實行威權管治。這便是由昨天局長提出中止審議《條例草案》開始，我們所看到的情況。所以，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政府中止審議《條例草案》。

主席，我們都知道社會上總有一些人，堅持自己的想法是絕對真理、絕對正確，他們的優先次序可以凌駕所有人的需要，凌駕全香港市民的需要。政府如果不接納他們的意見，他們就可以大條道理"拉布"，他們永遠都覺得自己最公義、最正直，但很可惜，有很多市民非常討厭他們這群人......

林健鋒議員，請繼續發言，但請你......陳淑莊議員，請坐下。

主席，我正是就有關議題發言，因為......請你收聲，現在是我的發言時間。

其實，很多市民都非常討厭這些自認偉大的"聖人"。

全香港市民都知道，阻止休會待續並非因為"辣招"，而是想"玩嘢"。所以，很多市民都對我說，盡快通過休會待續議案，下星期討論他們很關注、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利的項目。市民也對我們說，這群人是"賣布不帶尺——存心不良量"。

主席，賣布不帶尺，如何進行量度？

主席，我們認同政府的議案，調整討論項目的先後，我們經深思熟慮而作出決定，不是政府說甚麼，我們便做甚麼。建制派之間，同樣有不同立場及訴求，但我們為了香港好，懂得坐下慢慢商量，務實地一步步尋求共識。原因是大家知道，畫一個理想的大餅很容易，但牽一髮動全身，我們不會動輒要求一步到位。

我覺得政府是在有理有據的情況下，選擇暫緩審議這項法案。我請泛民議員為香港好，少把弄議會，做正常的議員。監察政府，不是癱瘓政府；為民發聲，不是害市民不斷受苦。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剛才林健鋒議員不斷議論所謂"拉布"的問題，我相信，既然主席可以讓林健鋒議員談論這問題，我也會用相當的時間來談論這問題。今屆會期開始時，我亦很樂意聽到新特首及政務司司長不斷對我們說，很希望修補行政立法關係。

其實，要修補行政立法關係，便要先了解行政立法關係惡劣的原因。為何這個問題不能解決？

我很高興聽到政務司司長及特首不斷重申，表示今屆政府其中一個主要處理的問題，就是改善行政立法關係。

局長是新一屆政府的其中一位代表，擔任一個非常重要的職位，我希望你明白，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一定不能只說，一定要有實質行動，以及在商議議程的時候，要多些與議員溝通，解釋為何政府有任何改動，或為何他們認為某項目較急切、另一項目可以暫緩處理等。

政府要透過打擊短期的投機活動，來遏止外來需求，以及減低投資需要，亦是為了穩定物業市場。為此當局先後推出額外印花稅、雙倍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在2016年4月起，住宅市場再度大幅反彈，尤其是中小型單位的市場。

政府表示，若不及時推出措施，住宅物業價格處於持續升幅的風險越來越大，最終會帶來非常沉重的調整代價，危害本港整體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穩定。這是很嚴重的，按政府的說法，有關情況會"危害本港整體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穩定"，所以有必要推出新一輪的需求管理措施，以期為住宅物業市場降溫。政府把問題說得如此嚴重和迫切，因此應"急市民所急"、"急香港經濟所急"、為保護香港金融體系穩定而要推出"加辣"措施，有甚麼比我剛才所說的那些考慮因素更重要呢？在法案委員會上，無論是出席的政府官員或部分建制派議員，除了地產界的代表之外，均希望可以盡早通過《條例草案》，以便過分熾熱的住宅市場可以盡快降溫。政府說這是為了保護香港整體宏觀經濟及金融體系的穩定。

政府官員更直言，新措施實施以來，已經有大筆稅款存在律師樓一段時間，希望可以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令政府可以盡快收取稅款。

政府徵收了稅款，又未能正式入帳，我相信政府亦希望盡快解決這問題，以便將稅款作其他用途。這些錢不是政府的，是廣大市民的。這些錢可作十分重要的用途，例如施政報告中提出了多項政策和新項目，範圍遍及教育、醫療，甚或是發展香港金融市場等，這些項目都很需要資源，需要款項，為何政府不善用這筆公帑，反而聯同建制派議員反口覆舌，將所有事情的緩急次序顛倒？政府在11月時說《條例草案》很重要，因為可以控制樓市，處理宏觀經濟、金融體系等，這些重要考量是否如今全部拋諸腦後？

就客觀環境、客觀因素而言，香港仍然是全球最昂貴的城市，樓價仍然很高，升幅仍然很大，銀行利率仍然偏低。客觀因素沒有改變，泡沫風險可說越來越高。

英國脫歐對英國、以至歐洲的整體金融體制和經濟發展均存在重大風險。究竟西班牙會如何處理加泰隆尼亞的獨立索求，亦為歐洲的金融經濟體系帶來頗大風險。

政府須說明編排議程緩急先後次序的理據，才會令人信服，而不是政府說了算，可任意改動議程，而不必向公眾、議會、議員解釋。我不是要政府只向民主派議員解釋，政府也應向建制派議員解說，因為大家都有權知道箇中原因。

他說如今所謂的"拉布"問題十分嚴重，我會認為大家都想好好處理議會的問題，想解決所謂的"拉布"問題，但空談是沒用的。在這些骨節眼上，只會令行政立法關係惡化。民主派議員更不明白，他們甚至會十分憤怒，為甚麼政府要將其聲稱很重要的政策或法案全部抽起。其實，香港的客觀因素沒有改變，泡沫風險仍然很高。"加辣"措施實施不足一年，而這些措施是政府特意針對中小型單位市場的熾熱情況而設，局長應該很明白。石議員剛才提到，這些措施只會害了香港樓市，令泡沫風險更高。對此，我當然不能完全同意，但石議員有他的觀點，我亦尊重他的看法。

如果政府能坦白地解釋原因，即使是基於政治考慮，假如能開誠布公，我相信部分民主派議員仍會願意聆聽，願意嘗試從政府的角度理解此事。否則，行政、立法關係只會更形惡化，立法會議程面對的問題也不會得到解決。

代理主席，政府今次就《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提出休會待續的議案，其實大家也清楚知道為何政府要這樣做。我留意到，不少反對這項休會待續議案的議員在發言時，批評政府今次的做法是隨意調動議程，玩弄議會程序。

此外，他們又質疑支持這項休會待續議案的議員，說支持議案就是幫助地產商，而不是幫市民或選民辦事。我認為，泛民議員提出的這些論點均屬無理據和不實的指控，對於政府和支持這項議案的議員都不公平。

我相信不少市民跟我一樣，期待高鐵明年第三季通車，也希望能夠落實"一地兩檢"，大大縮短前往內地不同城市所需要的時間。其實，無論是中小企、商界、市民，在旅遊或營商方面也非常支持在西九龍進行"一地兩檢"。代理主席，泛民議員近年經常在議會內用各種手段"拉布"，包括像今次一樣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其實，要求點算人數不要緊，但點算時連自己也不在席，邏輯何在？這些行為嚴重影響議會的正常運作，令不少議案、法案、撥款項目的討論和審批均不能有效、有序地進行，對社會民生造成重大損害。說到底，泛民議員"拉布"的做法，根本是將公眾利益置諸不理，將政治目的凌駕於公眾利益之上，更會嚴重損害香港的整體利益，對政治和經濟發展也不會有好處。所以，政府今次提出休會待續的議案，希望讓議員稍後有更多時間討論"一地兩檢"方案，對此我是絕對理解的。關乎市民買樓的《印花稅條例》是民生事項，難道高鐵通車和落實"一地兩檢"便不是民生事項嗎？過去大家經常說，"民生無小事"。印花稅和高鐵通車、"一地兩檢"同樣重要，對於香港的經濟發展尤其重要，為何泛民議員對於這兩項同樣重要的民生事宜，在處理上會有不同立場和態度？

代理主席，我發言反對這項由政府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大家都知道，我們處理這項涉及樓市"辣招"的《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已經進入最後審議階段，今天如順利便可能已經進行表決。涂謹申議員、周浩鼎議員及官員都分別提出了修正案，所以這項《條例草案》的討論應該可以順利進行。這項《條例草案》其實是加強私人樓宇需求的管理措施，把一般稱為"雙倍印花稅"的第一標準稅率改為劃一15%，並沿用雙倍印花稅的豁免機制，主要包括首次置業者可豁免，換樓者仍然保留6個月豁免期的退稅機制等，我們俗稱為"加辣"的措施。我並非法案委員會成員，但一直關心樓價問題。政府一直說，希望可以盡早通過《條例草案》，為過分熾熱的住宅物業市場盡快降溫。上屆政府的官員亦親自和我討論過這個問題，他們非常誠懇地對我說，希望《條例草案》盡早通過。

這種期望《條例草案》盡快通過的說法，我們一直在這議會內聽到，直至這兩天，政府突然說要在今次會議提出休會待續議案。昨天，政府當局和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在議會上說，因為這是一項"先訂立後審議"的法例，將之押後不會有太大影響，但影響真的不大嗎？

我們民主派議員都認為這是合理的做法，因此表示會支持由建制派周浩鼎議員、民主派涂謹申議員和政府提出的所有修正案，包括豁免地產代理免除不應負的法律責任，以避免無辜被稅務局追收印花稅。如果《條例草案》今天獲得通過，地產代理便可以即時受惠，所以這是民生問題。為何民生問題今天變得不甚重要？我們已經有共識，要通過這項《條例草案》沒有太大難度，只需要作最後一輪討論便可以完成立法，為何政府不惜花時間改變既定的議會程序和安排，突然提出這項無經預告的休會待續議案，說要騰出更多議會時間，以盡快處理特首林鄭月娥公開說要在下星期在立法會提出"一地兩檢"的議案？這種做法其實是在發放甚麼信息？拖延《條例草案》生效有何影響？

第一，在上次審議"雙倍印花稅"法案時，曾有地產界人士估計，當時累積超過10億元稅款暫存於不同的律師行，《條例草案》越遲正式生效，這些稅款越遲回歸政府庫房，這點大家都清楚。舉例而言，若有曾負責處理有關買賣的律師行結業，他們本來要繳回政府的稅款便可能會出現問題，政府如何追討？如果政府不讓《條例草案》盡快通過，只會增加律師行的壓力和買家的風險。第二，《條例草案》何時才再排期交付議會討論？政府沒有說清楚，只說會盡快，是下一次會議，還是下一個月的會議？

沒有人可以說清楚。第三，這種做法向市場發放了甚麼信息？政府說要打擊私人樓宇的樓價，但原來當局可以因為一個政治議題，擱置一項涉及10億元或以上金額的民生議題。市場會如何理解這個舉動？

不過，當時建制派議員表示不接受。李慧琼議員當時批評有議員濫用議會程序和《議事規則》，對此感到非常憤怒和遺憾。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更表示，印花稅是重要議題，而議員調動議程的要求很急，認為議員下次應該提早與政府溝通，政府會再考慮，但現時會議議程已經編排好，如果政府撤回《條例草案》，或會給予市場錯誤信息。問題是，為何3個月前民主黨議員提出類似做法，建制派議員強烈批評我們濫用議會程序和《議事規則》，因而感到非常憤怒和遺憾，但今天由政府提出便沒有問題？

為何3個月前政府說印花稅是重要議題，議程已經編排好了，調動議程的要求要早點提出來才可以商量，但今天政府又可以無經預告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

第五，同樣重要的是，立法會會議議程的編排是有原則的。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做法，是先審議有約束力的法案，然後才審議沒約束力的議案。這個原則其實顯示有約束力及法律效力的議項必須先行處理，沒約束力及法律效力的應該排在後，以體現正常的先後次序。現在，政府人為地擾亂這個既有傳統和程序，抽起有法律效力的法案，以讓路給沒法律效力的議案。

第六，可能有議員會反駁，說政府的做法其實並非第一次，所以不能說是濫用權力，最少今次不是第一次，既有先例可援，所以今次不是濫用權力，是可以接受的。事實上亦可以這樣說，因為我們翻查紀錄，政府不是第一次提出這樣的休會待續議案，17年前政府也曾就一項關於《建築物條例》的法案，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休會待續議案。

如果讓修正案遭否決，有違當時的實際情況。基於這前提，政府才不得不提出休會待續議案，以避免法案生效而導致社會出現不穩及法例偏差的情況。所以，當時的做法我們覺得是情有可原。但是，今次的情況不一樣，甚至可說是相反。今次的《條例草案》直到討論階段其實都相當順利，本來有條件盡快生效。然而，因為政府要讓路給"一地兩檢"這項政治議案，便犧牲了這項本來可以盡快通過以打擊樓市及有利民生的《條例草案》。所以，如果說這樣不是本末倒置、破壞程序及濫用權力，還可以是甚麼？最重要的是，我認為政府今次的做法完全不尊重立法會既有的議會文化。說得更嚴重些，我認為政府的做法是喧賓奪主，極不尊重議會的傳統及我們在座全體議員。剛才我說到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張建宗亦公開說過，認為如果要調動議程，議員便應該提早與政府溝通；但現時政府要調動議程，卻不用溝通便提出休會待續議案，連正式的通知期也沒有，只是早一天公布了便算，這不是濫用權力、濫盡議會程序嗎？政府調動議程不用與議員溝通，議員要求作出調動卻必須與政府預先溝通。

當時，張建宗說會議議程已經編排好，不適宜隨便改動。難道由議員提出就不可以隨便改動，但政府提出的便可以嗎？

政府如果認為有其他更重要的事項，就連我們在討論中的法案也不用理會其效力或急切性，便粗暴地中止議員的討論，這不是對議員不尊重的表現嗎？代理主席，立法會由議員組成，議員才是這個議會的主人翁，官員很大程度上只是列席會議。官員現在這樣突然中止議員審議《條例草案》，又沒有合理的理由，不是喧賓奪主嗎？政府已經擁有憲制的權力，立法會的議程一向都是政府的議案先行，已是擁有絕對的優勢。現在這樣做，大家都知道其目的就是要讓立法會通過"一地兩檢"的議案，不惜破壞既有的傳統，製造立法會同意方案的信息。上次民主黨的議員只是想提出更改議程，建制派議員便已說感到憤怒；現在政府真正改變程序，不是更值得建制派的同事感到憤怒嗎？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泛民這兩天猛烈抨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提出休會待續議案，論點重重複複，內容大致如下：毛孟靜議員說，買樓是重要的民生問題，而高鐵"一地兩檢"則是政治問題，政府不能要民生讓路予政治。聽真一點，毛議員的意思是房屋是民生問題，交通是政治問題，真的有點匪夷所思。其實，運輸和房屋都是運輸及房屋局陳帆局長負責的重要項目，任何一個項目出現問題，局長都要被問責。我真的看不到為何陳局長會用自己的左手打自己的右手。說到底，政府是因應高鐵通車的迫切性，在權衡輕重後才作出這項安排，我們又怎能不支持呢？梁耀忠議員說，《條例草案》爭議較少，政府現時提出休會待續議案是不尊重議會和市民，而且《條例草案》已拖延了一段時間，應盡快通過。

但是，我不明白為何在上星期的行政長官答問會上，他卻大肆抨擊行政長官提出的免入息審查公共交通津貼是小恩小惠，是愚民政策。他更從口袋取出300港元，試圖侮辱行政長官。

這數位議員義正詞嚴，趾高氣揚。多位泛民議員均反覆強調《條例草案》應盡快通過，刻不容緩，否則便對不起市民，胡志偉議員今早更說這樣會影響市民對樓市的觀感。

不要緊，今天就讓我用"時光機"帶大家回到當天現場，喚起大家的記憶。在2017年7月13日的立法會會議，即上一個立法年度最後一天的會議上，當討論到《道歉條例草案》時，黃碧雲議員突然站起來提出規程問題，說她了解到審議《道歉條例草案》後將會處理《條例草案》及相關修正案；由於議程上還有數項附屬法例排在《條例草案》之後，而其中一項是與她最關心的水務設施有關的規例——水務設施？應該是關於"抽水"的問題吧——於是她要求政府和主席調動議程，把附屬法例的次序調前。儘管主席當時拒絕黃議員的要求，但黃議員繼續以規程問題與主席周旋，非要把《條例草案》押後不可。在黃碧雲議員要求押後《條例草案》失敗後，事情仍未告一段落，涂謹申議員接力，要求主席讓他無經預告動議暫停執行《議事規則》的議案——驚天動地——讓本會可以調動議程項目，在審議《條例草案》前先處理附屬法例。在主席決定不批准涂議員這項旨在押後處理《條例草案》的議案後，涂議員又以規程問題要求動議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

在休息前，我談到泛民主派議員義正詞嚴、趾高氣揚地表示通過《條例草案》刻不容緩，即使"釘書機事件"影響市民對泛民的觀感，他們也不怕。

在主席決定不批准涂議員這項旨在押後處理《條例草案》的議案後，涂議員又以規程問題要求動議立法會休會待續議案。明顯地，當天泛民議員非要押後討論《條例草案》不可，而大家要記住，當天是上一個立法年度最後一個會議日子，接着便放暑假，所以泛民議員根本從不擔心押後《條例草案》至下一個立法年度，亦即是今天。胡志偉議員今早指政府調動議程項目的優次是沒有規矩。我想告訴胡議員，始作俑者是他的黨員黃碧雲議員和涂謹申議員。

我不會猜測背後的動機，然而大家看到的是，在7月13日，《條例草案》並非泛民議員眼中最重要的議項，他們認為附屬法例比它重要。但是在今天，《條例草案》卻變成泛民議員心目中比任何事情更重要的事。

舉例而言，在梁振英政府時代，泛民議員不肯與梁振英會面，說任何事情也只會跟當時的政務司司長，即林鄭月娥女士見面商討，但當林鄭月娥女士開始競逐特首時，泛民議員便立刻把她塑造成"CY 2.0"，變成他們口中比CY更差的人。代理主席，這個議事廳是讓大家說道理的地方，不過，泛民議員今次說的是真理還是歪理，相信大家已經心中有數。我謹此陳辭。

不過，可幸有數位建制派議員的發言道出了我的心聲，多謝陸頌雄議員、張國鈞議員和其他議員，不一一盡錄。他們提出的論點我也不重複，因為我不想再浪費議會的時間，但我想提出一些事實。我想告訴香港市民，反對派的語言"偽術"和變臉的藝術達至多高的境界。有議員可以在短短60分鐘內，以及60米範圍內，反覆變換其立場，厲害吧？這應該有一個形容詞來形容，陸頌雄議員稱之為"出神入化"，但我認為不足夠，應該是"超凡入聖，超聖入神，超神入化，超化還虛"。這個"虛"字才能形容他們今天在議會的工作，虛到一定程度才能做反對派議員，我這種相對務實的人只舉出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引述一段新聞，請......

有很多市民說是"虛冒"、"虛偽"的"虛"，但我純粹說"超化還虛"。我不揣測究竟香港市民有甚麼想法，而我這種務實的人希望舉個例子來作簡單對比，讓市民在相對短暫時間內理解我在說甚麼。我希望這則新聞能給予市民感悟，讓他們清楚知道社會上的"真"究竟在哪裏，而甚麼是"精神分裂"。我手上有一份今天出版的《東方日報》，報紙A23版的巨大標題為："泛民揚言犧牲民生拉布至補選"。

"政府昨日在立法會大會提出中止審議有關樓市'辣招'的《2017年印花稅條例草案》休會待續議案"——即我們現在正討論的議案——"尋求立法會支持一地兩檢方案。政府此舉惹來民主派強烈不滿，民主派於昨日會議上先後16次點算開會法定人數，其中1次更險釀流會。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承認此舉是抗議政府為了下周討論一地兩檢而犧牲民生事項。

事實已放在眼前，我希望市民認清，究竟他們的邏輯是甚麼。昨天也有議員提到，建制派議員隨水而流，好像魚般，水往哪裏流，我們便跟着去哪裏。他只說對一半，但水並非指"林鄭"政府，而是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我們只會跟隨香港市民的整體利益而出發，改變我們的策略。當然，向很多香港市民解釋《議事規則》等，香港市民未必明白，但我希望香港市民相信，我們今天所作的決定，甚至過去一直以來所作的決定，均是始終如一為香港市民服務。

大家有不同的立場，我非常同意，但香港市民真的要認清他們最終的目的是甚麼。

大家是否記得上次有關飛機租賃的法案，在無爭議的情況下討論了兩天？

香港市民千萬不要被他們誤導，質疑建制派、民建聯過去多年來為市民服務的堅定立場。

代理主席，我首先要表明我的立場。

對高鐵通車來說，這是一個絕對重要的決定。鑒於反對派明言要拉倒"一地兩檢"，今天這場較量是正常的。不過，我要指出，反對派這樣做是枉作小人。他們經常說政治重要；在特首早前來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時，他們要求特首盡快重啟政改。但是，今次卻突然說民生重要。局長，他們說今天一定要討論民生議題，因為民生比所謂無約束力的議案重要。他們提出了很多論點，指責政府把無約束力的議案看得比有約束力的議案重要。

正如張國鈞議員剛才指出，我們今天仍要討論《條例草案》，是因為涂謹申議員和黃碧雲議員兩位在休會前"拉布"。

為何他們今天又說自己很為民生着想？

"一地兩檢"十分重要，有六成多市民支持，為何不是民生議題？因此，我覺得他們今天反對政府這項休會待續議案是枉作小人。

我希望市民認清泛民的嘴臉，認清他們這種不合作、不為民生着想的態度。我希望今天能夠通過這項議案，所以我不想在此浪費太多時間。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其實建制派議員何須如此"嬲嬲豬"。我剛才在何俊賢議員發言期間要求點算人數，他不知有多興奮，說稍後又有機會從頭說起。因此，點算人數所產生的效果未必一定不好，起碼同事的發言會有更多其他同事在現場收聽收看，這不是更直接嗎？

梁志祥議員，我們沒有說過要拉倒"一地兩檢"。

可是，不知何故，"林鄭"在暑假期間深入考慮後，突然改為提出無約束力的議案。回顧歷史，這情況在回歸後曾經3次出現，分別是在1999年、2000年和2002年。

所以，我在此呼籲，如果他們想做真真正正關心民生的議員，請回來開會。我亦要回應陳淑莊議員剛才的發言，她說政府誤導市民，但有關高鐵問題方面，她所說的未必是事實。事實上，我們看到社會上有不少人正在誤導市民，例如在高鐵站附近會被人拘捕云云、甚麼"強力部門"、"釘書機"案等，均在誤導市民。我們不可作出這種傷害社會的行為，如果有問題，大家可回來立法會慢慢討論。至於為何我會支持政府這項休會待續議案？最主要是，今天如果全委會繼續開會討論印花稅問題，我很相信泛民議員便會不斷地發言，因為議員可以在全委會審議階段無限次發言，每一次是15分鐘。很多市民未必清楚我們立法會的運作，即我們進入全委會審議階段後，他們無限次發言的話，真的可以拖至明年3月，因為他們有20多人，可以不斷發言，每天回來發言，加上又要求點算人數等，可以拖很久。

對於高鐵問題，我不想在此回應她，我們在下星期再討論。今天我們討論休會待續議案，為何要提出，我們要支持議案，是不想讓泛民有任何機會繼續大肆"拉布"，這是為了避免整個議會再花時間在這件事情上，我亦不想再多花時間。

代理主席，我剛才聽到數名議員提到我的名字，好像傳召我回來向大家發言。

很多議員已經發言，不少議員也提到我的名字。大家重溫一下，在上個立法年度最後一次會議上，我提出調動議程的建議。

小組委員會主席是梁志祥議員，我是副主席。

按照"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如果在會議上處理該規例，該規例的原有版本便會自動生效。這便會浪費小組委員會主席梁志祥議員及其他小組委員會委員和我向政府提出的修訂。這個小組委員會當時提出數項修訂，經過一輪拉扯，政府最終接受了我們提出的兩項修訂，並準備在最後一次會議上提出和通過。

不是的，代理主席，因為只有很少議員對該規例有興趣，而且沒有參與審議工作，所以除了梁志祥議員比較清楚以外，其他議員都不太了解......
黃碧雲議員，我必須提醒你，如你想讓其他委員知悉有關條例草案的內容，你可在其他場合論述。

該項規例關於水管部件的標準不合規格或太過時。

所以，更新標準才可避免污染食水。如果有人沒有跟循標準，安裝一些不合規格的喉管或以不合規格的方式......
黃碧雲議員，我再次提醒你，如你想讓委員明白該條例草案，你可選擇另一場合。

主席，剛才我正向各位議員解釋，我為何反對休會待續議案，因為當中涉及調動議程。

最後，我當日親自對在座的最高級官員袁國強司長說，其實修訂對大家都有好處，反正今天無法處理《條例草案》的所有修正案，不如先審議該規例。

同時，民建聯主席提出反對，立法會主席也不批准。

建制派議員都是馬前卒，政府說甚麼他們都贊成，可能主席也有這種傾向。

好的，主席，多謝你提醒我議員應有甚麼權利。

為甚麼我們不能重新檢視，如何令立法機關有足夠權力，讓行政機關受到立法機關有效監察？現在大家好像理所當然地認為，立法會沒有這種權力，立法會主席也沒有這種權力，這是怎麼搞的？

如果不批准議員調動議程，但容許政府肆意調動即將處理的項目，這是雙重標準，我要嚴正提出抗議。

主席，這個缺口一旦打開，便會助長行政機關的霸道，行政機關會更肆意妄為，也會助長我們默認的議會弱勢。所以，主席，我反對休會待續議案。

政府表示，高鐵將於2018年第三季通車，而西九高鐵總站的"一地兩檢"安排還要以"三步走"方式落實。

有急迫性的是法律程序，而法律程序由政府操控。

我們一直要求政府交代"一地兩檢"方案的細節。但當時的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堅拒提供答案，只是說這涉及憲法和很複雜的法律問題。他又說涉及《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問題要交由袁司長處理，但袁司長亦一句不提。所以政府的理由完全不成立。

主席，我根據《議事規則》第39b條要求你澄清。你剛才多次提及主席無權調動議程；假如你可以調動議程，很多事情都不會發展成這樣。

我想請你澄清，你所指的你不能調動議程是甚麼意思？
你提出的並非規程問題。

主席，我們很歡迎黃碧雲議員用了15分鐘，終於承認民主黨確實有要求調動議程的前科。反對派這兩天指責政府不公道，其實不公道的正是他們。正如陸頌雄議員今天說，反對派只許自己放火而不許政府點燈，今天的情況就正是如此。

市民也看得一清二楚。由於時間有限，我在此希望反對派能夠多多思考，他們曾經做的事，而政府同樣要做的時候，為何又不可以？希望他們能夠清醒過來，早日改邪歸正。我發言完畢，多謝主席。

主席，首先我要感謝留守議事堂的議員的支持，尤其是在審議政府的休會待續議案時展現出"是其是、非其非"，務實為民、為港的承擔。就議員的發言，我不會"拉布"。我會聚焦於3點，作一個總結的回應。第一，政府對立法會以至議員的尊重。按照立法會《議事規則》，政府可以無需作事前預告而動議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議案。然而，為了表達對議會及議員的尊重，行政長官於10月17日作出預告，以行動展現政府開誠布公的處事態度。政府的善意和尊重被扭曲，令人感到失望。

新住宅印花稅在去年宣布後已即時生效；因此，稍為押後《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對《條例草案》和新住宅印花稅的效力並無實質影響。

第三，"一地兩檢"方案得到立法會支持，確實有其必要、需要及迫切性。政府提出休會待續議案，目的是確保2018年第三季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開通時能夠實施"一地兩檢"通關安排。從程序規劃，以至所需時間均有必要優先處理，確保有關籌備工作能依時完成"三步走"，包括香港自行立法所需的必要程序。調動議程確實有其迫切的需要。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不僅是一條鐵路，能為市民大眾提供方便、快捷及高效的跨境運輸，更是聯通國家高速鐵路網絡以至連接世界的陸上高速幹道。長遠而言，它亦是香港經濟持續發展，保持香港競爭力的載體，為香港市民以至年輕的一代帶來機遇。政府深信在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是務實和必須的方案，並期望屆時可以得到議會及社會的支持，讓香港連繫更遠，成就更多可能。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議案。
在我就這項全體委員會休會待續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委員，根據《議事規則》第404條，議案如獲通過，全體委員會即須回復為立法會，隨而處理下一事項；議案如被否決，全體委員會的程序即須繼續進行。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全體委員會現即休會待續。

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顯示結果。

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本會現處理下一事項。

有意就這項議案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主席，本人謹以《2017年能源效益條例令》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小組委員會審議該《修訂令》的工作。《修訂令》的目的，主要是修訂《能源效益條例》附表1第1部，把電視機、儲水式電熱水器、電磁爐、逆轉循環型空調機及額定洗衣量超過7公斤但不超過10公斤的洗衣機這5類產品，加入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的訂明產品名單，以推行第三階段計劃。政府當局表示，實施第三階段計劃及過渡安排，適用於在本港供應的新增訂明產品，不論有關產品是由製造商、進口商或供應商供應，亦不論產品是透過實體零售店或網上商店供應。當局亦指出，有關能源標籤的規定，不適用於《修訂令》生效日期前，已經在香港製造或已進口香港，又或者已訂立合約在香港供應的新增訂明產品。小組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留意透過網上商店在本港供應的訂明產品是否符合能源效益級別標準，並加強這方面的執法。當局表示，機電工程署定期從網上商店挑選樣本進行測試，以查核有關產品的能源效益表現是否與標籤資料相符。該署已加強監察在網上商店供應的訂明產品，並與內地有關當局及海外司法管轄區保持聯繫，以便採取跨境執法行動。小組委員會亦留意到，消費者委員會建議政府考慮提升能源效益級別標準，以鼓勵業界設計和引入能源效益更高的產品。政府當局表示，機電工程署會因應市場發展及其他因素，定期檢討訂明產品的能源效益級別標準。若個別產品能源效益較低的型號已被市場淘汰，機電工程署會考慮收緊評級標準。當局亦會視乎海外做法、測試標準，以及產品的節能潛力等因素，日後將更多訂明產品納入計劃內。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稍後會向立法會提交另一項附屬法例，就新增訂明產品能源標籤的細節作出規定，待立法會完成審議該附屬法例後，政府當局會於憲報公告實施第三階段計劃的指定日期。小組委員會支持政府當局就《修訂令》動議有關決議案。小組委員會沒有就《修訂令》提出任何修訂。主席，以下是我個人對《修訂令》的一些意見。《修訂令》旨在把電視機、儲水式電熱水器及電磁爐加入計劃，並提供18個月過渡期，讓製造商、入口商、供應商及零售商作出過渡安排。就此，我認為有關安排能讓消費者選擇較環保的電器產品，亦能提供充分時間讓業界處理有關事宜......